梁議員，2007年發表的《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告》指出，作為政府部門，香港電台的身份及架構不完全符合公共廣播機構的要求。據報，廣播處長於今年8月禁止港台新聞部電視直播香港民族黨召集人的演講。有市民質疑，該事件反映廣播處長作為部門首長，難以單憑港台與政務司司長及廣播事務管理局主席簽訂的《香港電台約章》，便可捍衞到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編輯自主。另一方面，政府於2013年底向本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興建新廣播大樓以取代建築物老化、設施陳舊及空間不足的現有3座大樓，以及讓港台推出新的服務和項目，以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使命，惟撥款申請其後被否決。

政府經廣泛討論及諮詢後作出結論，分別於2009年9月公布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的未來路向，決定由香港電台承擔本港公共廣播機構的工作，並繼續保留港台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的身份和運作模式，並其後於2010年8月公布《香港電台約章》，訂明港台肩負的公共目的及使命、負責的主要工作範圍及提供服務的模式等，並進一步強化管治。就許智峯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我現分別答覆如下：一《港台約章》除了訂明港台編輯自主並須恪守持平地反映意見、不受商業、政治及/或其他方面的影響等編輯方針外，亦清楚說明廣播處長是港台的總編輯。港台一直致力按照《港台約章》為市民提供專業的電台、電視及新媒體服務。廣播處長作為港台的總編輯，亦一直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並就港台節目監製所作的編輯決定負責。二政府重視公共廣播的服務，一直撥出不少資源予港台以提供電台、電視及新媒體服務，以及推行各項新發展計劃，其中包括開展及優化數碼地面電視廣播、落實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等。港台的開支總額由2010-2011年度的4億6,990萬元增加至2018-2019年度預算的10億1,250萬元，升幅達115%，高於同期政府整體的開支增幅的85%。在人事編制方面，港台於2018-2019年度的738個公務員職位，較2010-2011年度增加了215個職位，增幅為41%，而同期政府整體的公務員職位增幅為14%。關於港台新廣播大樓工程計劃，政府曾於2013年12月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60億元於將軍澳興建新廣播大樓，但有關申請被立法會否決。及後，政府於2014年1月按立法會相關委員會的要求將造價降低至53億元，可惜最終仍未獲大部分委員支持，大樓因此不能如期和按計劃進行。因應立法會對新廣播大樓工程預算費用及規模的意見和關注，港台和建築署一直檢視計劃，尋找能符合港台運作要求，而又能回應委員意見的可行方案。由於聯用大樓的方案較建造獨立的新廣播大樓會有更佳的經濟效益，我們現正循此方向進行研究。三許議員質詢第三部分所問及的問題，政府並無計劃研究。

政府既沒有按比例增加港台製作節目的人手和開支，又不願意為港台興建新大樓，反而倒過來利用審計署署長報告來批評港台，指他們的節目重播、收視不足，我認為這是有欠公道。還有，我也未談到港台高層......

所以，我想提出的補充質詢是，是否港台乖巧地成為政府喉舌，當局才會提供資源來扶持他們；相反，如果港台具獨立性和批判思想，當局便想"陰乾"他們？

港台作為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亦作為政府部門，其工作已在《港台約章》中清楚界定。港台作為政府部門，需要向大眾市民負責。當然議員或市民對於港台的服務質素、立場等有不同的意見時，可以直接告訴港台，或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提出。不過，許議員剛才對於港台作出的不正確指控，或對政府的批評，我在此表示不能同意。
主席，最近的審計署署長報告對港台的運作作出多項批評，包括經常重播舊節目、拖延時間、收視率欠佳，以及部分外購節目只有一個供應商等。當然我希望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會就審計署署長報告舉行公聽會，讓大家對有關的指控進一步了解，亦希望相關的委員不會阻撓。我相信港台作為政府部門，應該依循政府既定的程序及政策，包括在採購方面。我想問，局長有否察悉他們曾偏離程序及政策，或沒有依循政策？如有，政府會採取甚麼跟進行動？
主席，多謝謝偉銓議員的補充質詢。首先，我知道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審計署署長報告後，帳委會仍在研究是否就審計署署長報告中港台這部分作出聆訊，所以若主席容許，我會按照政府慣例，在帳委會尚未作出決定前，不在其他場合加以評論。

但是，我想告訴政府另一個問題：香港市民普遍認為，當然有部分港台節目仍然持平，但有部分節目相當偏頗，甚至有抹黑之嫌，不管是抹黑誰。我想問政府有何"板斧"，或條例、條款可以對付一些相對"踩界"、過了底線的行為？政府會採取甚麼行動來改變這種錯誤做法？過去數年，政府曾多少次引用過這些條款？

我希望政府知道，若不作此舉，政府是否一隻"無牙老虎"呢？
主席，《港台約章》第7段寫得很清楚，港台必須恪守以下編輯方針：發放準確並具權威性的資訊；持平地反映意見，並公平地對待有意在公共廣播平台上發表意見的所有人士；不受商業、政治及/或其他方面的影響；以及秉持最高的新聞專業標準。這是一個重要的規限，亦給港台一個空間做《港台約章》所訂的工作。當然，正如我剛才回答議員的質詢時所說，港台跟其他廣播機構一樣，仍然受公眾的監察，而港台亦同意受通訊局的監察。所以，任何人若如剛才議員所述對節目有不同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投訴，港台需要作出回應。正正因為港台是一間公共廣播機構，其日常運作若屬於《港台約章》所述編輯自主的範圍，便由廣播處長全權負責和處理。所以，在此方面，我們確信港台應該繼續秉承這工作，而廣播處長亦應該繼續承擔這個責任。

主席，就着議員剛才提及的一些事例，廣播處長按照《港台約章》的工作範圍及其職權，作出了他的決定，而我亦尊重他的決定。
主席，局長，關於許智峯議員今天提出這項有關港台的質詢，其實審計署已經作出嚴厲批評，指他們的收視率和收聽率都欠佳，不符合衡工量值原則。因此，我相信局長不會否定需要檢討港台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最近聽到有部分人批評港台，主要是指其體制出現問題，全部是公務員。

但是，環顧其他媒體，是否同樣的呢？所以，這正正是剛才許智峯議員提出的，會否檢討港台的路向？

主席，多謝梁志祥議員的補充質詢和意見。第一，關於港台以甚麼營運方式來擔當其作為公共擴播機構的角色，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說過，當局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進行過很充分的討論，而最後的決定剛好回答梁議員的問題。當時的決定是，港台會繼續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因此我們也是從這角度來看，港台亦要受到作為政府部門相關的監管。當然，港台很多主要職員按公務員體制聘用，但亦具彈性，有需要時可以非公務員合約方式聘用員工。

當然，事實也反映，過去數年由於我們給了港台一個電視頻道，因此工作量增加了，但我同意梁議員所說，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及公共廣播機構，港台當然要確切考慮衡工量值的問題，因為這是市民對港台的期望，我們亦會按照此方面處理。我相信廣播處長亦接納審計署的報告，我們亦會繼續跟進。
主席，我也想跟進衡工量值的問題。局長剛才提到，局方於2007年及2008年曾作檢討，認為有需要多撥資源給港台，但這已是10年前的事；我亦聽聞坊間有很多市民的意見，認為港台的工作確實有不足之處。至於是否因為他們沒有足夠金錢，我不敢苟同，我反而覺得現在港台架構臃腫，以700多名公務員做出這類節目，衡工量值不達標。

因此，這方面的工作跟何議員剛才引述其他部門——例如我曾工作的新聞處——的工作方向截然不同。

政府於2015年委託顧問進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的規劃、工程及建築研究》，並預計該研究會於2017年2月完成。然而，規劃署網站現時顯示該項研究預計於2019年完成。

主席，經諮詢運輸及房屋局後，就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綜合答覆如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位處於港珠澳大橋的落腳點，鄰近香港國際機場，是香港連接珠江三角洲及世界各地的關鍵門戶。為探討如何善用面積約150公頃的口岸人工島，土木工程拓展署聯同規劃署於2015年1月展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上蓋發展的規劃、工程及建築研究"。研究的初步構思是在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旅遊、零售、創意產業、會展旅遊、商業及專業服務和物流等經濟產業。土木工程拓展署聯同規劃署於2015年年中進行了社區參與活動，就該初步發展構思進行公眾諮詢。公眾普遍歡迎就上蓋發展進行研究，支持以"把握橋頭經濟"為策略性規劃目標，並認同在上蓋發展多元化經濟產業。同時，亦有公眾建議在研究中詳細考慮上蓋發展與香港其他地區的的交通連接，為本地和抵港的車輛提供足夠泊車位；亦有意見建議包括相關部門及顧問的研究團隊諮詢香港機場管理局以協調機場島及口岸人工島的擬議發展，加強香港作為區域轉運中心的角色。因應在社區參與活動所收集到的建議和意見，研究團隊審視不同土地用途的規劃建議和實施方案，並進行相關的技術可行性評估及財務可行性評估。研究的過程需要顧及不同因素，包括口岸人工島的發展限制及鄰近機場島的發展機遇。

的而且確，政府邀請機管局考慮口岸人工島上蓋發展時，有邀請它就建造一個大規模的停車場進行研究。

但是實際可行性及實際規模如何，機管局會在研究中探討這些範圍，之後政府會再作研究。
主席，目前香港口岸人工島規劃中沒有旅遊巴的泊車位，而口岸上落客的停車位則各有8個。政府擔心過多旅遊巴到口岸接客，所以採取配額制，剛才局長也提及配額制，以及預約安排。長遠來說，該做法不利口岸人工島增加大量旅客。

目前階段，我們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姚議員剛才的意見十分寶貴。

主席，我留意到局長的主體答覆令田北辰議員津津有味的內容和設施等，全都是在2023年才會發生的，而現在是2018年。

我想請問局長於此段時間，如何解決目前很多旅客通過港珠澳大橋來香港一日遊並湧入其他地區，影響居民生活的問題？

因為2002年及2003年時開始規劃大橋，2005年時設計已經基本完成，然後直到2009年動工。

如果謝議員記得，於2000年代初期，當時在個別地區還降低發展密度，而近年我們在適當情況下會提高。

我希望這個答案能夠解釋過往一些歷史。
主席，我十分認同謝偉銓議員所說有關規劃的問題，而當然，局長認為不應該追究前政府的事情。不過，這也反映出整個政府對於規劃和大型基建配套欠缺周全的考慮，以致造成現時的局面。這個局面便是很多旅客來港後沒地方可去，唯有擠在東涌。

不過，田北辰議員提及的泊車問題也十分重要。我想就此向局長提問，在新一期所謂150公頃的口岸人工島上，會否就着車位欠缺的問題多加研究，例如興建大型停車場？其實，購物中心也需要大量車位，就這方面，當局會否在原有基礎上再增設車位？

我們在邀請機管局就未來口岸人工島的上蓋發展進行研究時，亦有明確指出，它需要研究在上蓋發展中，提供一個大型停車場的可行性。

短期而言，正如我剛才回答麥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也略為提及，包括就巴士安排和路線提供上，盡量作出分流安排。

主席，加拿大當局自本年10月起，放寬了對休閒類大麻的管制。該國國民可以從持牌供應商購買大麻及含大麻成分的食品和飲料。鑒於加拿大和香港兩地之間的經貿活動和居民往返頻繁，有市民關注吸食大麻的風氣會蔓延到香港。此外，有不少學生家長擔心其在加拿大求學或參加遊學團的子女在返港時，把大麻或含大麻成分食品帶入香港，因而誤墮法網。

政府已在主體答覆清楚解釋，為了避免促進私家車整體數目增長，所以把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由以往全數豁免下調為設有97,500元的上限。但是，這措施反而變相鼓勵市民選購電動私家車以外的私家車。所以，我想問政府究竟會否為了減低車輛數目的增長，轉而調高燃油汽車的首次登記稅？

鼓勵公眾使用電動私家車的最大問題，反而在於充電設施的規劃。

對於政府朝環保及減排的方向所推出的措施，很多市民和我均會支持。

環聯資訊有限公司是一所信貸資料服務機構。

我相信，金管局作為金融監管機構會跟進並檢視整件事，從金融監管及信貸風險管理的角度，研究有否可予改善的地方或汲取的經驗。我相信這方面它會跟進。
代理主席，對於這次環聯的資料外泄事件，有人認為是由該公司本身的業務模型造成。

在監管的角度來看，金管局是監管銀行的機構，而環聯卻是以一個商業機構的模式運作。

最後，陳議員問及商業運作的模式或整體監管的模式是否適切，以及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相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金管局亦會檢視此事件的調查結果及跟進各個環節的問題。

因此，兩方面的機構都會有角色參與。
代理主席，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環聯並不受金管局的監管，金管局只能要求銀行在採用環聯信貸資料服務時，與其簽署正式合約，規定對方制訂一套有效的個人貸款資料監控制度。局長的答覆亦指出，如果銀行發現這些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採取一些不可接受或嚴重違反私隱規定的手法，可根據合約考慮終止與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的業務關係。

環聯作為一家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與作為信貸提供者的銀行之間，透過合約確立了合作關係後，把個人信貸資料上載網上平台，以讓整個行業進行信貸風險管理。

究竟可如何進一步發展或完善這方面的模式呢？

局長可否很明確地告訴我們，這種營運方式有否違規？

事實上，《實務守則》在1998年訂立，經過4次修訂。

然而，最重要的是，相關的安排究竟有否違反《條例》及《實務守則》。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代理主席，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中，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第12位下跌至本年的第18位，而排第13位的新加坡更取代香港，成為亞洲第一的經濟體。有評論指出，為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和確保經濟多元化，政府需加強在"投資與發展人才"、"吸引與留住人才"及"人才準備度"方面的工作，加大力度促進各產業應用創新科技以升級轉型，以及加強培訓本地科技人才。

該建議書的範圍很廣泛，除了業界、研發、就業、教育等問題外，還涉及勞動力、政府採購、醫療保健、刑事濫用資料、法規、稅收、監管機構等。但是，政府現時只有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稍作討論和探討，而且該委員會只是商討就業方面，連報告也不曾提交。

局長亦於第三部分提到，各政策局會積極檢視其政策範疇下各產業的競爭優勢及挑戰，資助企業利用科技升級轉型，以及積極推動"再工業化"等，這些都是好的措施。但另一方面，根據普華永道的報告，在未來20年，預計約有20%的工作機會將被機器取代，但同時亦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以英國為例，2037年大概會有700萬個工作機會消失，但在健康照護、科學及教育領域會創造出72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香港的本地研究則指出，在未來20年，香港有28%的工作處於智能化高風險區域，100萬就業人口或會因人工智能而失業。我想問局方有否研究，長遠而言，香港因為人工智能而會出現哪方面的新興主要工作領域，以及局方有否就此研究或開始研究一些針對性的產業報告、人力轉型及培訓政策？

莫乃光議員的質詢提及香港在《2018年世界人才報告》的排名，由第十二位下跌至第十八位，他又問政府會否制訂全面的人才培訓策略，並就人才培訓訂定具體目標。我不希望政府單靠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或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應對本港人才下跌的狀況。以我所知，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8個政策局局長擔任委員，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也是當然委員，其職權範圍包括擬訂各項策略和措施，以提升本港勞動人口的質素和能力。我想問局長，委員會成立至今，有否制訂出提升本港人才和確保本地人才不流失的指標和措施呢？

為鼓勵市民盡早儲蓄作退休之用，以應對長壽風險，財政司司長在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建議為延期年金保費或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提供扣稅優惠。為實施此項措施，《條例草案》會修訂《稅務條例》，使納稅人就繳付合資格年金保費和作出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享有薪俸稅或個人入息稅扣減。同時，《條例草案》亦會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相關附屬法例，為設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以持有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和相關規定訂定條文。就每名納稅人的稅務扣除額上限，《條例草案》建議為每年6萬元。這建議是經充分考慮業界和議員的意見後擬定，相比起原來建議的36,000元，大幅增加達67%。我留意到近日的新聞報道，市民、業界和議員普遍支持政府目前的建議。值得留意的是，有關稅務扣除額上限是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和延期年金保費合計可享的扣除總額，以提供更大彈性。換言之，納稅人只作出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或只購買合資格延期年金，抑或同時作出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和購買合資格延期年金，都可在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下申請稅務扣除，最多為6萬元。市民可根據自身的財務狀況、退休理財需要和風險承擔能力等因素，決定以何種方式儲蓄，而享有扣稅優惠。此外，年金容許聯名年金領取人，可方便夫婦規劃他們的退休生活。基於這個考慮，我們建議無論是夫婦作為聯名年金領取人，抑或是納稅人或其配偶作為單一年金領取人，該納稅人均可就有關的延期年金保費申請稅務扣除。須繳稅的夫婦之間亦可分配延期年金保費的稅務扣除，以申請合共12萬元的扣除總額，前提是每名納稅人所申請的扣除額不超過個人上限，即6萬元。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會有保存規定，即在一般情況，只可在65歲或以後提取。而合資格的延期年金必須在產品設計上有以退休儲蓄為目的的特性，例如總保費不能太低，年金期不可太短，而且須符合一些保障年金持有人的披露要求，例如產品的內部回報率等。政府已經委託保險業監管局就合資格延期年金發出指引。我必須強調，為退休生活作出財務規劃，最理想是有一籃子的理財工具，延期年金或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未必適合所有人士。市民應考慮不同因素，例如流動現金的需要、遺贈動機、財政紀律和其他替代投資選項等，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理財工具。市民亦要明白投資在強積金，需要承擔投資風險。至於延期年金是一份長期保險合約，目的是要有安穩的收入，而不是追求高回報；而在合約期未滿前退單，可能會招致損失。為了讓社會大眾更了解年金產品和可扣稅強積金自願性供款，以及怎樣評估不同退休規劃工具，以符合個人需要，保監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將會聯同業界和投資者教育中心推展公眾教育。保監局和積金局亦會密切監察中介人的銷售手法。如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有關稅務扣除將由2019-2020課稅年度起生效。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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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二讀《2018年歧視法例條例草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並獲得委員支持優先處理複雜性和爭議性較低的8項建議，以確保所建議的法律修訂切實可行。我們亦已就與僱傭範疇有關的5項建議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並獲得他們原則上的支持。

有關條文經修訂後，將更清晰地保障授乳母親在指定範疇，例如僱傭及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等方面，免受直接及間接歧視。為全面保障所有授乳婦女，餵哺母乳的建議定義不只涵蓋餵哺母乳的行為，亦包括集乳和授乳母親的身份。這有助創造更有利的環境，讓授乳婦女繼續全面和平等地參與社會和經濟活動，包括在授乳期間持續就業或重投職場。此外，《條例草案》將在種族歧視及騷擾方面提供更妥善的保障。舉例來說，有關條文生效後，任何人將不得基於與某人在真正的家庭基礎上共同生活的人、某人的照料者，以及與其有業務、體育或消閒關係的人的種族，而直接歧視或騷擾該人。至於被誤認為屬某種族群體而受到歧視或者騷擾的受害人，亦將受到新加入的條文所保障。總的來說，各項加強免受種族歧視和騷擾方面的建議均有助促進種族多元和共融，藉以為不同種族群體或族裔的家庭建立緊密融和的社交網絡。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結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9年1月9日。主席，小組委員會在10月4日曾經開會。大多數出席委員均支持政府的公告，即是將香港大學的馮平山樓、儀禮堂及梅堂列為法定古蹟。同時，委員大多數關注這數幢建築物在成為法定古蹟後，會否獲得足夠的支援。委員特別提問，古物古蹟辦事處或發展局有否向有關法定古蹟提供金錢和資源上的資助。

是的，主席，我只是說出內容。

所以，當時小組委員會建議延展決議案，讓委員能夠察悉最新的資料，並且有足夠時間，令小組委員會各委員在有需要時提出修訂建議。主席，我最後懇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們正正要透過支持這項延展議案，以及我和郭家麒議員的發言，讓市民知道，本港這3幢歷史建築物得以成為法定古蹟，只是解決了問題的一小部分，完全不足以應付眾多未處理的一級歷史建築物，政府處理的步伐完全不合理。我希望有更多市民把握機會，透過致函內務委員會，告訴政府不可以繼續採取這種拖延的策略，對待香港歷史建築物的保育問題。我謹此發言。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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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李慧琼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在2018年12月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議案所載的3項修訂規例。議員亦同意，由我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該3項修訂規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9年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以便相關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工作。主席，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請議員支持議案。

事實上，在政府決定公布這3條政府行車隧道和青馬及青沙管制區的一個特別安排，即免除專營巴士的收費後，社會上普遍對於有關安排，特別是之後會否造成更多路面和隧道阻塞的情況，以及巴士公司獲豁免這些收費後，最終會否落實將有關收益惠及每一位乘客存在很大疑問。延展審議這項議案的期限，令本會有機會透過小組委員會進行討論，亦能夠讓出席的政府官員釐清這些安排是否長遠對交通或者對專營巴士的發展有正面影響。這些不同的疑問是合理的，亦看到很多市民關注這3條隧道，以及管制區裏所涉及的不同交通安排場景。我支持這項延展審議期限的議案，亦希望在將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內，有機會質詢政府，令官員能夠回應議員和公眾的質疑及一些問題。

贊成的請舉手。

根據《逃犯條例》就延展於2018年12月5日提交本會省覽的《逃犯令》的廢除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在2018年12月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逃犯令》。議員亦同意，由我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該項命令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9年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以便相關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主席，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請議員支持議案。

主席，我謹以《2018年山頂纜車規例》及《2018年山頂纜車條例條)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簡報小組委員會的主要商議工作。上述附屬法例旨在分別修訂有關的規例及條例，以落實山頂纜車有限公司為第二個為期10年的經營權申請而建議的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曾就發展計劃對提升乘客的舒適度、政府向纜車公司批出土地的安排，以及監管落實發展計劃等事宜作出討論。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發展計劃，纜車公司會增加纜車載客量至210名乘客，並為站立的乘客提供更多空間。纜車公司亦會擴建和重建花園道纜車總站及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以增加可容納的候車乘客量及改善環境。預計新纜車每小時的載客量將會超出需求，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將不會積聚排隊人龍。此外，在計算纜車公司每年向政府繳付的土地費用，相等於該公司在該年度總收入的12%時，已包括因推行發展計劃而要求佔用的額外政府土地價值。故此，政府以象徵式地價及免收行政費用的方式向纜車公司批出額外政府土地。政府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以確保發展計劃適時完成。主席，小組委員會對兩項附屬法例並無異議，亦不會提出任何修訂。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已詳載於提交內務委員會的報告內。主席，我現在就《2018年山頂纜車規例》及《2018年山頂纜車條例條)公告》發表我的個人意見。主席，山頂纜車深受旅客歡迎，我偶爾也會乘搭纜車前往山頂，並留意到每當纜車上到可看到整個維多利亞港的景色時，整個車廂會響起不同語言的讚嘆聲，夜景則更加是美不勝收。過去130年，市民與遊客對山頂纜車的表現均感到滿意，所以我認同批出土地，讓纜車公司營運得更加理想。事實上，除了纜車公司，根本不會有人可使用相關土地，而纜車公司亦須繳付相應地價，有關做法實非常穩妥。由於纜車甚受歡迎，近年到訪旅客亦越來越多，過去纜車公司曾主動作出不少改善，盡量滿足乘客的需要。在今次審議過程中，我們亦看到纜車公司將會有一系列改善計劃，提升服務，包括把車廂載客量大幅增加、擴闊候車空間、縮短旅客等候時間等。山頂纜車既是重要的旅遊景點，亦是香港人的回憶。我相信今次的法例修訂可進一步完善纜車營運的權責，其目的是為了讓纜車服務可繼續做得更好，讓纜車繼續成為旅客訪港時必定到此一遊的名勝。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山頂纜車自1888年開始投入運作，至今已有130年歷史，我相信不單不同年代的香港人也曾乘坐過，它亦是馳名海外的本地熱門旅遊設施。香港旅遊發展局在網頁中列舉了香港十大旅遊景點，排首位的是香港太平山頂，而有關的宣傳片正是展示了棗紅色車廂的山頂纜車，以作推廣。

有關工程預將於今年年底展開，並於2021年完成。據纜車公司估計，在增加載客量及改善車站設施後，候車時間將會大幅縮短九成，現時車站外大排長龍的情況將不會再出現。可是，我得提醒政府及纜車公司必須注意一點，就是將來當纜車車廂加大及改善輪候區設施後，當大家知道無須再排隊時，人流很可能會增加，故希望他們做好準備，以免屆時再度出現大排長龍的情況。不過，我相信情況總會較現時好，至少當乘客在花園道總站候車時，再也無須日曬雨淋，並且在夏天也可以享受冷氣。至於山頂凌霄閣的纜車總站，由於其地理位置所限及須預留緊急車輛通道，便無法安排乘客在室內候車。纜車公司表示，現時正研製一個在網上出售指定時間門票的系統，以攤分繁忙時段的乘客及進一步縮短候車時間。我更希望政府及纜車公司會增加及改善車站附近的指示標誌，讓旅客不必到處詢問，也能找到車站。

我作為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代表則認為，大家應該相信有關專業人士作出的獨立專業評估。

因此，即使這些土地不是作現時的用途，也不見得會有其他較具發展價值的用途。

有鑒於此，政府實在有需要就本港不同地區及設施的旅客承載力作出評估，並增加旅遊景點、酒店及賓館，以及旅遊車上落客地點等的相關設施。

尤其是，郭家麒議員便討論到旅遊事務專員等各方面。

只有透過增加載客量，才能解決這問題。

凡此種種，皆是切實的改善工程，讓香港進步。不過，遺憾的是，有議員只懂批評，卻沒有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局長發言。之後這個辯論環節即告結束。
代理主席，各位議員，大家好。山頂纜車是香港一項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受到不少市民和旅客歡迎。2015年12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山頂纜車條例》的規定，向山頂纜車有限公司批出由2016年1月1日起生效的首個為期10年的經營權。根據《條例》，如營辦商能令行會信納其決意並有能力推行發展計劃，以助保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則經營權可延續最多10年。換言之，根據《條例》，藉"10年加10年"的安排，經營權的總年期期限可達20年。這安排是立法會於2015年10月通過的《2015年山頂纜車條例草案》所訂立的。2018年10月，行會決定根據《條例》向纜車公司批出第二個為期10年的經營權，由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有關計劃有利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我們期望旅客及本地居民未來可享用更優質的山頂纜車設施及服務。根據纜車公司的優化發展計劃，纜車車廂的載客量將會增加，由現時可載120名乘客增至210名乘客，增幅超過75%。此外，纜車公司將在花園道纜車總站興建可容納約1,300名候車乘客且有溫度調節的有蓋排隊等候區，以及翻新山頂凌霄閣纜車總站的月台範圍。落實優化發展計劃將有助解決花園道纜車總站存在已久的排隊問題，為旅客及本地居民帶來更優質的服務。纜車公司將投資逾6億5,000萬元推行優化發展計劃，而此計劃無須使用任何公帑。預計工程於2018年年底展開，並於2021年完成。由於優化發展計劃涉及擴建現有的花園道纜車總站候車間及月台，以及擴建纜車交匯處，纜車公司因而提出需要額外土地的要求。涉及額外土地面積全部在纜車軌道範圍旁邊，屬於發展潛力極低及未撥用的政府土地。行會同時批准纜車公司額外使用3幅位於現有纜車軌道範圍旁總面積約426平方米的政府土地，以落實優化發展計劃，增加花園道纜車總站可容納的候車乘客數量，並改善候車環境。為了確保公眾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會規定在這些額外土地及現時部分軌道範圍內進行的所有建築工程，均須根據《建築物條例》經建築事務監督妥為審核，因此以土地特殊用途契約來批出這些額外土地。政府向纜車公司批出額外政府土地只會收取象徵式地價，並免收行政費用。但是，這並不表示有關土地是免費提供予纜車公司，因為纜車公司就首個及第二個為期10年的經營權，須每年向政府繳付相等於纜車公司在該年總收入12%的土地費用。所須繳付的土地費用，已涵蓋纜車公司佔用所有政府土地的價值，除已計及軌道和4個中途站所佔用的政府土地外，也包括因纜車公司推行優化發展計劃而佔用的額外政府土地的價值。這個安排是2015年行會的決定，並已經在同年向立法會報告。

上述的法例修訂是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已於2018年10月12日在憲報刊登，並於2018年10月24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

同時，亦藉此修訂"纜車車廂"的定義，令纜車車廂的車卡數目有彈性。優化發展計劃預期於2021年內完成，當新纜車系統經測試合格後，政府會刊憲公告《規例》的正式生效日期。另外，《公告》旨在修訂《條例》第33條所載"圖則"的定義。

由於預期纜車公司的優化發展計劃將涉及大量建築工程，因此，我們認為最佳方案是以特殊用途契約形式，將有關的額外土地，連同現有纜車軌道範圍內用以擴建花園道纜車總站的部分，一併批予纜車公司。採用特殊用途契約方式令批出的土地成為"已批租土地"，可確保發展計劃工程在規劃、建造及完工後各個階段，均受《建築物條例》適當規管。因此，我們有需要改劃"圖則"所示的纜車軌道範圍，使部分土地不再屬《條例》第3條所指的纜車軌道範圍，並把該片土地連同3幅額外土地以特殊用途契約的形式批予纜車公司，使在該等土地上進行的建築工程均須經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審核。由於安排土地特殊用途契約需時，所以，政府會先向纜車公司批出短期租約作為臨時安排，以便纜車公司可盡快於2018年12月底開展優化發展計劃的建造工程。批出短期租約的主要目的是讓纜車公司可早日提交建築圖則，供建築事務監督適當審核，以及讓纜車公司得以進入該幅額外政府土地，在沒有從短期租約獲取任何財政收益的情況下，進行所需的改建及建造工程。工程完成後，政府會改以土地特殊用途契約批地予纜車公司，以繼續營運纜車服務。政府已就纜車公司的優化發展計劃及相關法例修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2018年4月12日，政府與纜車公司就其優化發展計劃徵詢中西區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意見。該委員會對優化發展計劃大體上表示支持。2018年6月25日，政府就纜車公司的優化發展計劃及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該委員會支持優化發展計劃，對法例修訂建議亦無異議。於2018年10月31日及11月12日的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亦普遍支持優化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對《規例》及《公告》並無異議，亦不會提出任何修正案。

剛才我聽到很多議員的發言，首先感謝大家的意見。多謝謝偉銓議員就智慧旅遊和景點周邊配套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我們會聯同相關部門仔細考慮。另外，有關易志明議員就政府如何打擊花園道纜車總站外專門向旅客下手、俗稱"黑的"的問題，政府一直致力打擊的士從業員的違規行為；就着花園道纜車總站的"黑的"問題，警方一直致力執法，並不時採取"放蛇"行動，以打擊上述違規情況。警方將會繼續採取相關執法行動，以期達至阻嚇作用，遏止有關問題。

纜車公司亦已在山頂凌霄閣總站外放置了一個闊1.4米、長18.2米的蓋篷，可為約75位等候的乘客提供遮擋。同時，纜車公司在乘客等候區域設置了顯示預計候車時間的指示以供乘客參考。此外，纜車公司最近剛推出新的票務系統，旨在攤分繁忙時段乘客流量。纜車公司將會測試更多先進功能，包括預售定時車票。落實優化發展計劃後，新纜車每小時的載客量會超出現時及預測的需求，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山頂凌霄閣總站將不會積聚排隊人龍。纜車公司會繼續與警務處、運輸署、旅遊事務署和中西區民政處保持緊密溝通，有需要時會適時與各方商討有效的排隊及交通安排。剛才許智峯議員表示關注政府如何監察纜車公司落實優化發展計劃。就這方面，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由多個政策局/部門組成的跨部門工作小組，評估並確保纜車公司所提出的優化發展計劃設計建議和落實方案均符合有關標準和法定要求，並適時完成。此外，政府會利用行政措施來監察纜車公司推行優化發展計劃的進度，包括與纜車公司保持緊密聯絡溝通，要求纜車公司定時報告計劃的進度。

如果纜車公司沒有遵從局長根據相關條例向公司發出通知，行會可根據《條例》第8C3條指示局長向公司發出通知，告知公司行會擬終止向公司批出的經營權。

就小組委員會兩次會議上所提事項，包括許智峯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有關山頂纜車經營權的資料，我們已於審議有關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作出回應，亦已分別於2018年11月9日、16日及20日提供了書面回覆。我們相信纜車公司推行優化發展計劃，在纜車乘客空間、排隊安排、等候時間及候車區等方面都可帶來改善。上述法例修訂，目的是令纜車公司能盡快開展所需的改建及建造工程，完成優化發展計劃。及早改善山頂纜車服務符合公眾的期望，亦有利於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增強香港對旅客的吸引力，有利本港整體旅遊業及經濟的發展。政府會密切監察纜車公司推行優化發展計劃的進度，以確保維持山頂纜車作為重要的旅遊及消閒設施。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希望局長懸崖勒馬，即使有關規則獲通過，可以對12間銀行施加一些所謂處置機制、吸收虧損能力的規定，也希望政府不要這樣做。

原因很簡單，本來我們在2016年通過《金融機構條例》時旨在針對："一旦具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會對香港金融體系的穩定......構成風險"這類機構。

我們不是在談公平的問題。

其實當時在小組委員會上，所有政治光譜的議員都認為政府此舉相當離譜。如果我突然提出取消，第一，我知道一定無法取消，為甚麼呢？因為建制派同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既然已經提出，難道支持涂謹申議員取消嗎？他們一定做不到，於是他們所有的發言便是批評我為何提出取消，但我現在旨在希望各位記得自己在小組委員會內的發言，自己也是這樣想的，並且曾經諮詢小型銀行的聯會，得出同樣的意見，我希望各位建制派同事說一句公道話。

請大家一起叮囑政府，即使政府現在"跌落地揦返拃沙"，花3,000萬元也要推行，也希望政府推行的時候，知道受到整個議會的議員監察和批評，甚至認為根本不應該這樣做。雖然法例訂明，可以要求小型銀行推行集資的方案，但是否真正落實，我相信政府也會打醒十二分精神，因為這是本會頗強烈的共識。儘管政府有此權力，如果立法會認為絕對不應該做，若這樣做的話，便是跟整個立法會——大家要記得，是跨政治光譜的議員——作對。主席，這是顯而易見、簡單易明的論點。我並非不支持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決定，我是絕對支持的，所以2016年通過了法例，而且支持在這個規則之下，系統性影響香港金融穩定或全世界金融穩定的大型銀行要有足夠的吸收虧損能力。

主席，我希望政府打醒十二分精神，不要亂用法律賦予的權力。政府已經很有面子，其規則沒有被取消，看來可以執行，不過最後，希望政府稍後聆聽一下所有同事的發言，懸崖勒馬。

主席，我希望局長懸崖勒馬，即使有關規則獲通過，可以對12間銀行施加一些所謂處置機制、吸收虧損能力的規定，也希望政府不要這樣做。

現時香港金融管理局建議連中小型金融機構也受香港處置制度下吸收虧損能力規則的規限，這明顯是偏離了政策原意。金管局又指中小型金融機構倒閉會影響有存款的客戶，這意味現時存款保障計劃並不完善，但為何不是檢討和改善存款保障計劃，而是用另一條根本目的不同而且不相關的規則來遷就呢？其實，金管局在金融風暴之後大幅增加了銀行的資本要求和風險管理要求，使銀行經營成本增加。現時，一間中型銀行隨時有數百人負責合規要求的工作，即compliance requirement，使成本大幅增加，令香港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流動現金比率大幅提升。其實很多銀行已超過金管局的要求，所以香港的銀行非常穩健，但LAC的要求涉及巨大成本，反而削弱了銀行的經營基礎，使其更易出問題。金管局指出，2017年10月時發行二級資本票據平均成本略低於4%，但現時已是2018年，全球經濟亦走向危機，我估計香港的樓市、股市將會下跌，息口亦不斷攀升，這情況跟2017年金管局進行研究時相去甚遠，包括社會環境、利率、成本等，已大不相同，我覺得金管局應該重新研究實際的成本，以免錯判形勢，無端要中小銀行承受這錯判的影響，令他們的成本大幅增加。

法例原意是謀求金融業穩定，政府不需要在銀行倒閉時負上責任，但如果政府不合理地推行，只會令銀行成本更高，增加不必要的經營成本，削弱了銀行實力，令銀行更容易倒閉，弄巧反拙。此外，香港要跟隨國際標準，但不應該採用世界上最嚴格的一套做法。

因此，我希望政府在實施或制訂實務守則時要小心處理。金管局說執行時會有很大的彈性，我希望它真的做到。國際監管機構正是看到世界各地情況不同，所以才給予彈性，我希望香港政府千萬不要挑最"辣"的措施來推行。金管局在聽取了聽證會及委員會的意見後，建議將資產門檻由1,500億元提高至3,000億元，業界對此表示歡迎。然而，金管局亦承諾每3年就LAC的要求進行檢討，業界希望政府在檢討時一定要增加一個諮詢業界意見的環節，確保能收集反映真實情況的資料。中小銀行另一擔心之處是，雖然他們未達門檻，但政府可能會採取其他措施令其更加穩健。

我希望政府不會做這麼愚蠢的行為。

我希望政府能落實這些做法，不要為了做一件好事而令香港銀行受到重大的傷害。

主席，我們今天辯論的《金融機構規則》，顧名思義，是我們在立法會換屆前審議通過的《金融機構條例》的延續，要為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採取一些防禦性的自救措施，確保它們的母公司或本身也有吸收虧損能力，即使它們一旦出事，也有恢復資本的能力，無須動用公帑拯救。談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我們當時的理解是指必須具備相當規模的銀行，例如發鈔銀行或國際性銀行等，當它們一旦出事便會牽連甚廣，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但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制訂這項規定時，卻加大了安全系數，實行"行騎樓底戴鋼盔"，幾乎把所有中小型銀行一網打盡，不是要做到大到不能倒，而是要做到一間也不能倒，令中小型銀行的營運模式大受影響，這根本是毫無必要的。因為金管局在制訂LAC的《實務守則》草擬本時，原本建議以1,500億元綜合資產總額作為門檻，令全港除了個別的小型銀行外，絕大多數的中小型銀行也受到《規則》的影響。當局的依據是，將本地銀行的資產與本地的GDP或存款總額作比較，發現相關的比率高於世界其他地方，需要採取行動，以調低相關的風險。但是，當局完全沒有理會，亦不明白香港銀行業的服務範圍早已不再局限於本港，而是擴展到服務全國各地和周邊國家。

故此，金管局用佔本地GDP和本地存款的比率高低來訂定銀行風險的高低，根本是拿橙跟蘋果相比，是不倫不類的錯誤概念。雖然當局在多位議員相繼提出質疑後已經有所改變，同意大幅度提高原本的門檻，由1,500億元增至3,000億元，把原本的規定收窄了，但始終仍有不少中小型銀行會受影響。它們為了符合規定，便要額外撥備一筆資金來發債，不能把這筆錢借出去做生意，導致收入減少及成本增加的雙縮現象。但是，大銀行則可以向其母公司發債，而母公司發債是常態，資金不會受影響，這令中小型銀行處於更不平等的競爭地位。所以，政府根本應該把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和具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區分出來，只有前者才須符合LAC的規定。主席，我提出這一點的原因是，自1997年後，我們再也沒有看見中小型銀行出現問題。我們在金融風暴後引入了存款保障制度，保障額並增至現時的50萬元，早已令客戶學會分散投資風險的道理，不會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銀行戶口內，所以，出現系統性風險的機會率甚低。換句話說，銀行引入LAC是等於用機關槍來打蒼蠅，未免過於大陣仗。正因為本地的中小型券商經常遇到政府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以監管大行的模式來監管，大大增加它們的合規成本，使它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令我對中小型銀行的處境感同身受，深有體會。我肯定本地的中小型銀行在本地的銀行體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繼續為市民大眾服務，提供多元化的銀行業務，供大家選擇。

我只是希望當局在檢討3,000億元的門檻時，認真考慮中小型銀行因為業務多元化或加強與大灣區的融合，令資產或存款有所增長，可能又會輕易墮入LAC的網中。鑒於當局這次在處理這項《規則》時，採取了比較開明的做法，願意在聆聽意見後大幅提高門檻及把實施日期稍為推遲，雖然現時的《規則》仍把一些中小型銀行包括在內，做法有欠理想，但新作出的修改總算有所放寬，勉強可以接受，加上我不想令國際社會以為我們對於遵守國際協議的立場有變，所以我會支持通過《規則》。

之後這項議案的辯論即告結束。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我是以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以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4個事務委員會的聯席事務委員會職務訪問團團長的身份，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訪問團於今年4月20日至22日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及中山5個城市進行職務訪問。訪問團透過造訪不同企業、考察新發展區的規劃及與當地政府官員交流，了解各城市的發展方向和加深對大灣區的認識。我現在扼要講述訪問團的觀察及意見。訪問團認為大灣區的發展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機遇，香港政府必須做好相關的推廣工作，加深市民的認識和了解。香港政府亦應積極為港人爭取在大灣區營商、就業、生活、學習和養老的各種便利措施，包括開放市場、專業資格互認及稅務安排等，為港人到大灣區創業和投資創造有利條件。訪問團認為，香港的優勢源於"一國兩制"下的健全法律制度、國際經驗和視野，以及可在與世界接軌的專業服務、金融市場、高等教育和醫療等範疇內，為大灣區整體發展作出貢獻。另一方面，香港可借鏡近年大灣區城市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的成功經驗，採用突破性思維和利用區內的高新科技研發設施，發展本地產業和提升科研工作。鑒於近年大灣區城市均推出各種吸引人才的優惠措施，訪問團認為香港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培訓本地人才，同時積極提供誘因吸納外來專才，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維持香港人才匯聚、有利營商的國際都市地位。此外，香港政府亦應加強與大灣區的旅遊合作、發展互利互贏的旅遊產品，帶動本土經濟。是次考察團得以順利完成，實在有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傾力協助，以及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佛山市、東莞市及中山市人民政府的安排及接待。訪問團藉此向有關的部門和接待單位致以由衷的謝意。主席，我亦藉此機會感謝秘書處同事的辛勞工作，才可令今次的訪問團取得理想效果。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自從4月立法會訪問團到訪大灣區5個城市後，這大半年來，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已相繼投入營運，令香港與大灣區各市之間的聯繫更進一步，這將有助於推動人流、物流、資金流的迅速流動，帶來更多潛在商機和就業機會，推動經濟增長，促進香港與其他城市之間的互補合作。這大半年來，在不少場合曾有不少工商界、專業界的朋友以至普通市民向我了解大灣區的發展情況。我亦曾接受不同傳媒的訪問，分享在大灣區的所見所聞。

預料隨着未來基建及鐵路網更趨完善，使用率逐漸提升，以及有更多通關口岸開通，旅遊業界推動的"一程多站"旅遊模式將大有可為，政府倡議的1小時優質生活圈亦不會是一句象徵式的口號，而是切實可行，指日可待。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我作為當年第一批往內地設廠的港商之一，見證了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這40年來的發展。當年一窮二白的景象已經不復存在，產業亦由以往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低端服務業，經過多次升級轉型，轉變為如今的大量高科技、高增值產業，匯聚了高技術、高質量的各行各業專才。各個城市的面貌各具特色，煥然一新，規劃井然有序，高新科技已經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網購、電子支付、外賣apps均已不再是新鮮事物，而科技的普及率亦相當高。我的內地同事告訴我，連在街市售賣餸菜的長者也說沒有零錢，要求以微信支付。這實在令人讚嘆內地發展的驚人速度。現在如果相隔數月才返回內地一次，便會發現有不少新鮮事物出現，令大家大開眼界。主席，我們常常把大灣區的好處掛在嘴邊，並不是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想引起市民大眾的關注，讓大家也去認識一下國家的最新發展情況，了解一下人們口中的鄉村地方，其實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要再以"大香港"的心態看待人家的進步，也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鏡來看國家的發展。我們應該審視一下香港的定位，思考如何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協同發展，為下一代謀劃將來，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只顧畫地為牢，一心"食老本"，不思進取，糾纏於政治爭拗之中，便不會看到世界有多大，亦看不到其他地方已經迎頭趕上，甚至已超越香港。主席，對於大灣區的發展，工商界持有相當樂觀的態度，並熱切期待其進一步發展。業界的調查顯示，有七成受訪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士預計大灣區將在未來3年有助其企業發展；68%受訪者認為大灣區的倡議可帶來眾多潛在商機，其中最能受益的三大關鍵領域包括技術創新、貿易及物流以至金融服務；有57%受訪公司則表示已經或正在制訂大灣區的發展戰略、方針。當然，對於如此龐大的一個戰略，不能只靠個別企業及工商界團體單打獨鬥，而是需要政府牽頭、協調及協助。一些企業普遍反映，他們關注當地的政策或監管制度，可能存在一些模糊或不清晰的地方，還有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協調情況，以及資本和人才跨境流動的情況。中央於今年8月宣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中央高層親自領導，可見中央對大灣區發展的高度重視。特首是領導小組的成員，我們可透過特首向小組提供意見。如要解決上述政策性問題，特首便要因應工商界及市民的關注，向中央高層反映及爭取。在完成大灣區訪問的這半年以來，中央相繼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科技部及財政部於5月公布新政策，讓香港科研機構直接申請成為"中央科研資金計劃"項目，所得款項可在香港應用。此外，在8月公布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讓在內地居住並符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可申請居住證，藉以依法享有各種權利及多項基本公共服務。這些措施均積極回應了香港各界的訴求，亦為大灣區的建設，以及便利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目標打下良好基礎。我希望特區政府往後繼續向中央爭取更多此類政策措施。在青年方面，我們應提供更多平台，讓他們體驗國家的發展，認識國情。我們可透過不同方式的合作，例如提供創業基地租賃優惠、創業指導、就業信息及住宿優惠等方法，推動他們到大灣區創業、就業及繼續學業。對於來往兩地工作的工薪階層及專業人士，政府要積極解決他們的擔心，其中一點是居住滿183天便要全球收入徵稅的稅務問題，還要加快推動不同專業界別的專業資格互認。這對於本港專業人士在國內發展有很大幫助，亦可令他們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主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着"一國"的支持，享受"兩制"的優待。我們不怕競爭，亦不應擔心被取代，而應該認清我們的地位，揚長避短，積極融入大灣區的建設。今次的聯席事務委員會訪問團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成功經驗，議員無分黨派，撇除爭拗，帶着期待及關注進行實務考察，相信議員同事們都有獲益。我期望議會同事日後都能抱着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爭取機會到內地其他省市考察，包括上海、河北雄安新區等地方，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情況，為香港發展集思廣益，為下一代謀求更大的實踐空間、更好的發展前景，以及更優質的生活環境。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多謝林健鋒議員就立法會跨事務委員會職務訪問團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的職務考察報告所動議的議案。主席，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要發展戰略，亦是中央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目標是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並讓大灣區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大灣區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9個城市，總面積達56,000平方公里，人口逾6,900萬。大灣區的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萬5,000億美元，經濟增長強勁，更擁有全球最密集的海港群和空港群，發展潛力龐大。隨着大灣區內大型基礎建設，包括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相繼開通，香港與澳門及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之間會有更大的協同效應，為整個區域創造更多發展機遇。只要大灣區內的粵港澳三地能充分發揮互補優勢，明確各城市的發展定位，必定能提升整個大灣區的全球競爭力。事實上，與國際上其他地方相比，大灣區的人口及面積均遠超紐約、三藩市和東京灣區，機場及港口吞吐量均為世界灣區之首。紐約、三藩市、東京灣區分別為金融、科技、產業樞紐，而大灣區則三者兼備：香港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深圳為創新及科技樞紐，而其他廣東省城市則着力發展先進製造業。大灣區亦會拓闊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間，使大灣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我們觀察所得，參與的議員對是次考察反應都十分正面，認為透過實地考察和實務交流，能更深入了解大灣區的發展情況，並使大家更積極思考香港應如何參與大灣區的發展。香港的傳媒亦廣泛報道立法會考察團在廣東省內的活動，這對促進香港社會各界加深對大灣區的認識有非常積極的效果。是次考察得以圓滿成功，除有賴立法會秘書處的精心準備外，亦有賴中央政府、廣東省及相關市政府的大力協助和悉心安排，從行程安排、考察點的講解，以至為議員提供的資料選編等，都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我希望透過是次機會再次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廣東省及相關市政府衷心致謝。立法會職務考察報告內容涵蓋不同政策範疇事宜，我很樂意藉今天議案辯論的機會，聆聽各位議員對於香港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意見。待議員發言完畢後，我會再詳細回應。

林健鋒議員剛才呼籲港人不要以"大香港"的心態看待今天的中國大陸，又指大陸在科技發展方面速度之快，令他慨嘆不已。

便是"華為......產品和解決方案已經應用於全球170多個國家，服務全球運營商50強中的45家及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驟眼看來，讀者真的會以為這是華為的網上推廣。

何謂"香港本土"呢？珠海人會否說"珠海本土"呢？

不過，大家必須緊記，香港事實上是有自己的身份認同的。

今天，連立法會也公然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放在首位，這是不能夠接受的......

政府每天興致勃勃地談論大灣區，還有"一帶一路"，連立法會現時也在旁列陣護航，日以繼夜地指大灣區是好東西。

一個很合理的邏輯解讀，是她想進行人口轉移嗎？她呼籲香港的年輕人北上，希望內地的年輕人南下，但香港的年輕人無需前往新疆或北京，只是前往大灣區便可以了。

不過，他們卻只是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以此為便利。與此同時，不僅在政治層面上，香港在經濟甚或IT層面上全在大陸化中，經濟民生等全由大陸說了算。現在更有人忙不迭地摩拳擦掌......

主席，我今年先後3次前往粵港澳大灣區考察。

雖然有些城市我們已多次到訪，但由於每次均訪問不同企業、拜訪不同單位，我和一眾團員均獲益良多，深切體會內地企業在經濟和科技上的急速發展。國務院在2015年公布的"中國製造2025"戰略，預計2025年，國家會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而2035年，國家的製造業將會超越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內地各省市均積極裝備自己，配合國家的發展策略，即使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亦無礙國家落實"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如果將全球的經濟競賽比喻為一場球賽，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應該負責甚麼位置？

香港擁有理想的營商環境、健全的司法制度、優秀的專業服務產業、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等，是外資企業開拓內地市場的理想踏腳石，亦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首選據點，因此，隨着"十三五"規劃，深入實踐"中國製造2025"，香港的科技和服務業均會迎來新機遇。政府近年銳意發展創新科技，將其打造為香港經濟第五大支柱。在過去兩三年，當局承諾投放金額多達900億港元，包括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注資創科及科技基金、成立創新平台、落實"博士專才庫"、資助本地人員接受科技培訓，以及檢討窒礙創科發展的過時法例。政府積極更新硬件和軟件，支持香港再工業化，時機正好配合中國產業升級，有利本地廠家升級轉型。落馬洲河套區絕對有潛力發展為專門培訓科研人才，促進國際科技的創新交流和學術實踐的平台，成為孕育創科人才的大搖籃，具體來說，集中粵港澳三地高等院校的資源優勢，在河套區成立創新科技為主體的研究型大學，配合大灣區各項產業的發展需要，為區內的創科發展提供軟實力的支援。接下來，我想談談新界作為接連香港與內地紐帶的角色和潛力。除了我上述提及的河套區外，在旅遊和文化方面，新界鄉村絕對有潛力為大灣區提供大量優質的旅遊資源。在訪問團的報告中，訪問團認為香港政府應該發展互利互贏的"一程多站"旅遊產品，探索如何透過活化舊區和歷史建築，發掘更多的機遇，從而帶動本土經濟。對此，我是十分同意，當中以沙頭角墟最具發展旅遊潛力，可以成為大灣區旅遊圈的其中一站。事實上，我在本屆立法會會期開始時，已一直爭取開放沙頭角墟邊境禁區。墟內的中英街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不但保留具多樣性的歷史文物，例如中英街的石碑、警世鐘和嶺南騎樓等，而且，沙頭角墟更背靠一條超過300年歷史，集地質、生態、客家文化為一身的原居民村落——荔枝窩，地理環境得天獨厚。此外，沙頭角屬於香港邊境，區內有大量軍事及邊防遺蹟，不少軍事迷和歷史迷都十分希望親眼看看和親身感受香港早年抗英、抗日的歷史。如果政府有決心拆牆鬆綁，將沙頭角墟原有的商鋪加以活化，沙頭角不難成為具有特色的旅遊景點，帶動當區的經濟，提升大灣區的吸引力。最後，我要感謝粵港澳大灣區訪問團團長林健鋒議員，亦要感謝立法會秘書處的悉心安排，希望日後各黨派的議員同事再有機會就着對香港發展有利的議題，一起考察和對外交流，為香港出謀獻策。

主席，大灣區訪問結束至今已將近8個月。在過去的8個月期間，世界風雲變色，發生了許多事，假如我們今天才訪問大灣區，則訪問的內容可能會與8個月前大有不同。

可是，我相信有一點是事實，就是當立法會考察團有機會拜訪大灣區不同城市時所能看到的，必然是經過精心挑選，為的是將最美好的一面盡量呈現在議員眼中。至於這會否就是事實的全部，自是不得而知，但根據我的合理推論，這當然不可能會是事實的全部了。主席，在總結今次訪問時，我提出兩個意見，其一是關於人才的爭奪，其二是關於"一國兩制"的優勢。其實，其他民主派議員也曾就這兩點作出闡述，而我只希望透過今次辯論，作出以下的補充，以反映我在過去一段時間針對大灣區進行的思考。首先，我想討論的是一些數字。政府統計處於2016年起新增了一個常設的統計主題，內容關乎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香港居民數字，即在統計前後6個月、合共一年時間內，在廣東省逗留共6個月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人數。這項資料的最早數字似乎只追溯至2013年。2013年年中，通常逗留在廣東省的居民人數為516,700人；到2017年年底，人數增至525,500人，增幅約1.7%，並不十分顯著。我想聚焦於走勢方面。

當我們拿2017年年底的人數跟2013年的兩組數字比較，便發現只有兩個年齡組別的人數有所增長，一組是15歲至24歲的青少年，另一組是65歲以上的長者，兩個組別均不屬於香港的核心工作人口。主席，我之所以談論這些數字，是因為我想探討趨勢的問題。在"大灣區"這個概念出現前，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提倡中港融合，但要是中港融合這個概念真的得到香港市民衷心擁護和欣賞的話，整體數字便不會有所下降，而上升的數字亦不會只局限於青少年和長者的組別了。我想帶出的問題是，主席，其實中港融合的概念，不是大灣區或以往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概念，是否真的受香港人歡迎呢？有關數字似乎已經揭示了答案。主席，中港融合的主旨，就在於把香港融入廣東省、甚至是國家的發展規劃之中。

為誰而融合？又是由誰來規劃這些融合呢？

大灣區是中港兩地區域發展的一個創新而複雜的概念，因為它與世界其他灣區的發展全然不同。在區內11個城市之中，香港和澳門是擁有獨立司法管轄權及制度的特別行政區，而一般大灣區的發展，則會以一個大城市作為整個區域的核心，例如紐約、三藩市及東京，就是三個大灣區的重心城市，這3個城市分別擔當3個灣區的龍頭角色。

第二個要處理的問題，是如何安排大灣區各個城市的定位。大灣區不單是一個合作的概念，也涉及城市之間互相競爭的關係。

如要令香港在大灣區成功發展，便需要有一個完全自由開放、公平競爭的大灣區市場。所有符合監管要求及法例要求的經濟活動的入場門檻均不能過高，最好不要設任何門檻。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是市場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本港的法律制度、資訊流通、言論自由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商業運作模式等，均對大灣區各城市起着不能替代的示範作用。畢竟，香港獨特的制度及文化不能取代。

"183天"的概念源自國際稅務協議，而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稅務管轄區，是不能移動這個概念的。既然香港人進入大灣區工作和生活，便應負起繳稅的責任。這點十分重要，總不能"又食又拎"的。

然而，根據澳洲或英國的同等法例，如果一間澳洲或英國公司的僱員在世界任何地方作出行賄或受賄行為，則他們在本國將要承擔刑事責任。因此，我很希望本港在推動廉潔的商業操守之餘，亦應賦予《防賄條例》跨區域性的約束力，因為我們的商業操守將影響周邊城市的道德發展。

第三，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是有責任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決議，絕不能藉其他名義使有關決議無法執行。

主席，有位政協常委名為蔡冠深，他曾指出一點，令香港人覺醒：將來沒有"香港人"，只有"大灣區人"。因此，答案其實已寫在牆上，香港市民將來再不可自稱"香港人"，而要說是"大灣區人"。林健鋒議員剛才的發言令我想起華國鋒——碰巧兩位均是以"鋒"字命名——華國鋒曾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也......

讓我再說一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矢志不渝地遵從。

因此，曾有評論指大灣區是"一國兩制"的終點，即完結的意思。

孟女士及很多貪官其實......

這點遠較那些指"大灣區等於美國灣區、三藩市灣區"的言論來得重要。

儘管如此，官員也許仍可以繼續領取幾百萬元的工資，但香港其他所有人便會就此輸掉香港的整體經濟命脈及前途了。

我相信在這方面，特區政府也可參考，學習如何吸引青年才俊到來，政府除了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外，在經濟及住屋方面亦可以提供一些補助。國家對於大灣區的布局，其實也參考了以往東京灣、紐約灣區及舊金山灣區的成功例子，可見團結就是力量，可以善用不同地方的不同專長取長補短，增加生產力。

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知道基於土地問題，香港要發展工業是困難的，如果大灣區可以配合，利用那裏的人才和勞工，我相信會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港珠澳大橋及高鐵的開通，正好配合各方面的發展。其實，一個地方要發展，基建及交通網絡必須先行，我們已經具備這優勢，我們的"1小時生活圈"可紓緩將來的交通需求。香港的樓價這麼高，有些長輩可以利用這個"1小時生活圈"，在內地尋找居所，配合良好的醫療，我相信亦有幫助。最後，我想談談融入方面，我剛才聽到有非建制派議員提到融入，我們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我相信如果有人問，我們在香港，我們便是香港人，如果再問深入一點，我們都是大灣區人，也是中國人。

立法會4個事務委員會聯合前往大灣區的深圳、東莞、中山、南海及廣州5個城市考察，在32位議員當中，有部分較少踏足內地。經過這次參觀活動，無論是建制或泛民議員，均感嘆大灣區內的城市近數年的迅速發展，其中我關心的與旅遊相關的設施亦讓人眼前一亮，有些發展模式值得香港借鑒。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市的舊城改造項目——嶺南天地。佛山嶺南天地與上海新天地師出同門，是香港地產發展商與地方政府合作進行的大規模舊城重建。項目在做好保育歷史建築、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及保存地方文化特色的情況下，同時融合了時尚元素和現代化設施，令舊城展現新貌，除了提供具觀賞價值的古蹟和遊覽點外，還具備娛樂、住宿、零售、餐飲等多種消閒功能。嶺南天地作為廣東省最大的舊城改造項目，規模是上海新天地的10多倍。項目首先要保留20多處極具嶺南特點的歷史文物，其中祖廟是國家級的重點文物單位，同時亦充分發掘和展示佛山粵劇之鄉、陶藝之鄉、武術之鄉及美食之鄉的文化和地方風貌。除了把具歷史價值的建築全面復修外，項目還設置劇院、展覽館、畫廊、博物館等設施，為當地市民及遊客提供優質而寬敞的文娛活動空間。周邊亦配合各式各樣的酒店、甲級寫字樓和商業街等設施，既全面保護了舊城元素，亦滿足了城市發展升級的需要。舊城改造的難處在於具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大多數破舊不堪，要保留比全面拆除重建的難度更大，開支更高，不少城市為解決居住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會選擇拆卸重建，但這樣會破壞積累多年的歷史文化底蘊。嶺南天地能在不拆卸原有具歷史價值建築的前提下，成為具商業效益的旅遊項目，離不開當地政府的決心和魄力，因為當地政府明白，單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令項目成功，需要依賴商界的經營及專業管理的經驗，所以他們敢於借鑒上海新天地的合作發展模式，透過官商合作，發揮各自優勢，事實證明效果明顯。其實，香港有不少舊區需要重建，以及不少新界項目需要發展，嶺南天地的合作模式值得借鑒，政府應摒棄官商勾結的心魔，以包容的態度歡迎各方投資者，令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中創造更多及更大效益。主席，這次訪問團的另一感受是，大灣區內的城市在科技創新及鼓勵創業方面做得比較"到位"，能夠善用香港的人才及技術資源。我們參觀了深圳的微眾虛擬銀行，其發起人及行政總裁便是香港人；東莞的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便是由香港科技大學與內地高校教授們發起，為創業者提供辦公場地和資金支援，創業成功的團隊總產值已超過19億元，是東莞市的重點項目工程。這兩個機構的服務及產品均在行內具領先技術及得到廣泛應用。目前大灣區內有不少城市也有專門為港澳青年人提供的創業平台及優惠政策，包括佛山提供的免費辦公室、廉價宿舍、前期啟動資金支援、稅務優惠及一站式的牌照申請服務等，目的是吸引優質的項目、技術及人才落戶，為當地帶來經濟效益，希望增加港澳青年人在當地創業甚至落戶的歸屬感。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推出試行計劃，鼓勵香港青年人善用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近期香港青年聯會與民政事務局合作，推出"深圳創業服務試行計劃"，在深圳物色了3個基地，提供一站式的創業支援及落戶優惠措施，我們認為這些是可行的做法，既然政府已走出第一步，希望往後積極推行。香港和大灣區各城市之間在經營環境上各有長處，內地城市在資源調動上較靈活，硬件配套亦較成熟，也有龐大的消費市場；香港則有完善的法律、簡單稅制、具國際視野和高端技術。香港要進步，一定要與大灣區內城市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從而吸引各地高質素人才來港，令香港的未來更具競爭力。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認同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考察報告的觀察和總結，尤其是報告的第7.2段："香港政府必須做好發展大灣區的推廣工作，加深香港市民的了解和認識，知己知彼，才可分工互補。"我在數個月前，就同樣由林健鋒議員提出的"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議案發言時，已提出香港不少年青專業人士和中小企，均渴望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和把握當中的發展機遇。但對部分人士來說，大灣區好像經典韓劇"觸不到的戀人"一般，可望而不可及。特區政府必須繼續加強相關的宣傳推廣工作，並向有意到大灣區發展的港人及企業，提供實質及到位的支援和協助。政府在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由特首擔任主席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以及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等，這些均是好措施，最重要是不"離地"。正如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中指出，港府應該考慮在大灣區內廣東省的9個城市裏開設更多辦事處，增加人手，更直接、更"落地"地協助希望在當地就業、創業、讀書和居住的香港人。報告第7.10段指出，"香港政府應為港人爭取在大灣區內營商、就業、生活、學習以及養老方面的各種便利措施，包括開放市場、優化監管制度、稅務安排及專業資格互認等。"其實在過去半年，內地當局已經推出多項便利港人到大灣區發展和生活的措施，包括在教育、醫療、住屋、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給予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國民待遇。內地當局亦積極回應我與立法會工程界代表盧偉國議員一同提出的訴求，取消香港業界競投內地建築工程的限制。我促請政府繼續積極地與內地當局跟進落實有關措施，與相關業界和專業學會緊密溝通，主動收集意見和交代進度，協助他們解決實際面對的困難，繼續向內地爭取更多便利港人的措施，包括我一直倡議的"港人港稅"安排。訪問團考察大灣區內多家創新科技的企業，聽取了當地政府介紹相關的發展和政策措施。訪問團的結論是香港必須保持危機感，從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香港亦可借鑒內地的經驗，突破思維，引進新技術。

依循規範、程序、先例是重要的，亦是香港政府和公務員的優良傳統，但是亦不要受制於這些規則和程序，令自己缺乏彈性和不會變通；不然香港的創科發展、智慧城市的發展，永遠會落後於內地，並且會被拋離得越來越遠。除了部分年青人對大灣區認識不深外，其實不少公務員，包括一些中高級的公務員亦對整個大灣區的戰略意義、規劃建設和最新發展了解不多。他們應該多親身到內地走走看看，與只有一河之隔的廣東省官員多作交流、接觸；不然的話，他們制訂或跟進有關大灣區的相關政策，很可能會變得"離地"。我促請公務員事務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為各級公務員同事多舉辦一些大灣區考察和交流，鼓勵他們參與外界團體和專業學會主辦的相關活動，而且最重要是給予他們假期，讓他們不需使用自己的年假來參與相關的考察。主席，中美貿易戰將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影響，我希望政府積極協助香港的專業企業，拓展大灣區市場，製造更多商機，令香港的經濟發展繼續向前邁進。主席，我謹此陳辭。

服務主要為滿足普羅大眾，甚至一些弱勢社群的小額消費和小商戶的經營需要。"微粒貸"本身是循環授信、隨借隨還業務，而且得益於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深度運用，它依託手機移動端24x365全天候業務運作，基本上，貸款在1分鐘內就可以到達客戶指定帳戶。據了解，銀行的目標是在5秒內批出一筆貸款，最快在1分鐘內到帳。但是，它的實際操作時間其實更短更快，最快可以在0.4秒批出一筆貸款，真正實現了我們經常說的，"眨下眼"就完成銀行貸款手續的夢想。反過來說，香港傳統的金融系統比較完善。全香港有超過1,100家銀行分行，遍布港九新界。截至去年年底，香港有5間流動分行巡迴服務一些偏遠地方和一些公共屋邨，銀行並設置了220部視像櫃員機；傳統銀行亦同時提供網上銀行服務。所以，香港市民無論使用實體或網上銀行服務，都相當簡便。香港金融管理局剛剛修訂了《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據報已收到29家本地、海外及內地的金融機構、科技和手機支付公司申請。由於香港地方小，銀行密集程度高，所以，虛擬銀行在香港面對的經營挑戰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完全不同。代理主席，現在全球都着力推動普及金融，目的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夠使用基本的銀行服務。微眾銀行利用科技、創新手段，為普羅大眾，尤其是非傳統銀行客戶，提供便捷的全天候服務，令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林健鋒議員作為粵港澳大灣區訪問團團長動議本議案。代理主席，香港可供開發利用的土地嚴重不足，產業鏈亦薄弱，作為外向型經濟，未來將面臨種種挑戰，既要應付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又要面對外圍陸續出現的各種不明朗因素，例如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戰加劇、美國展開加息周期等。因此，香港必須居安思危，發展高增值及多元經濟，提升整體競爭力，並積極推動區域合作。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近水樓臺之利，可以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優勢，充分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為未來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代理主席，我在上世紀1980年代已開始於珠三角地區參與合資企業的開辦和營運，見證了改革開放為珠三角城市帶來的急促發展，亦見證了香港如何既貢獻亦受惠於這個龐大的區域合作。不過，當年未有粵港澳大灣區的說法，國家的新發展方略為這個區域帶來新機遇，更上一層樓。粵港澳大灣區涵蓋9個相連的珠三角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能夠以不到全國1%的土地面積及約5%的人口，創造了全國約12%的經濟總量，是世界四大灣區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亦已提升至國家規劃的議程上，如果我們比較粵港澳大灣區、東京灣區、三藩市灣區及紐約灣區的發展潛力，便會發現粵港澳大灣區在區域面積、總人口、港口集裝箱輸送量及機場旅客輸送量均領先；而在國內生產總值及人均GDP方面，亦有後來居上之勢。代理主席，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要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潛力，最好便是作一番實地考察。本會聯席事務委員會組團於4月20日至22日進行為期3天的訪問，到訪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及中山5個城市。訪問團由32名議員組成，涵蓋不同黨派的議員。訪問團的行程十分緊湊和豐富，除了與當地政府官員會面和交流，亦造訪了一些極具特色的高新科技及初創企業。例如，在深圳市參觀了前海微眾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這間國內首家民營互聯網銀行，也參觀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坂田總部，了解到創新科技如何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包括交通、教育、日常生活廢物管理、醫療等不同範疇的應用。特別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位於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基地。散裂中子源是國家級的尖端科技成果，過往只有美國、英國和日本才有此類設施，是研究物質微觀結構的超級顯微鏡，可用於研究各種材料的結構和性能，以及材料科學、生物科技等範疇。這項投資23億元人民幣的尖端科研基建可以無償為其他院校、科研機構及科技企業提供服務，現時已有香港的大學及研究所尋求與該基地合作。該基地設在大灣區內的東莞亦可以說證實了國家非常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的高新科技發展。代理主席，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可以擔當重要角色。香港是5流匯聚之地，即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及服務流，香港可為大灣區搭建不同的平台，例如集資/融資平台、高端專業服務平台、新興產業平台、商貿促進平台等，發揮1+1大於2的協同效應。香港的工程、建築、環保、金融、法律、檢測驗證、工商貿易、創新及科技等專業服務均達國際水準，具競爭優勢。展望未來，可謂挑戰與機遇並存。由於香港與內地體制有別，過往業界北上發展往往遇上"大門開，小門未開"的問題。我曾透過不同平台多番促請中央各部委加強與區內各地政府溝通，為推動大灣區相關業界合作拆牆鬆綁，提供更多支援。在本會5月31日的會議上，我曾就題為"加強區域合作，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並獲得通過。該修正案的主旨是強調有關各方應積極推動大灣區資金鏈、人才鏈、創科鏈及產業鏈的協調融合，共同把大灣區打造為國際一流灣區及世界級的城市群，並且為新一代提供向上流動的機遇。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林健鋒議員以團長的身份率領4個事務委員會，包括我現時擔任主席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於今年4月攜手到粵港澳大灣區考察，訪問了其中5個城市。

考察過程中，我們親身看到由航拍機變成的智能載人飛行器、網上銀行、中國散裂中子源、智能手提電話總部、機械人製造中心。它們每一項均在使用尖端的科技，全部均朝着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方向發展，令大家眼界大開。又例如大家所熟悉的東莞，亦正由昔日的製造基地變身發展高新科技，而且，大灣區內整個創科市場都是開放的，只要大家有創意、有科技的頭腦和知識，敢於投資創新科技，均可到大灣區發展。所以，我十分贊成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將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而且，早在今年財政預算案中，特區政府已預留500億元推動創科發展，集中投資發展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四大創新領域，這正好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發展連繫起來，產生互相呼應的作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當然要趕上潮流發展的大勢，好好利用創新科技來促進金融發展，與時並進，發展網上認證開戶、網上銀行、區塊鏈交易、流動支付或跨境支付平台。而大灣區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發展，已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績和經驗，例如網上銀行的發展，便有可供我們借鏡的地方。我認為香港在金融發展方面的優勢可與大灣區城市群發揮互補作用，以協助大灣區城市群的創新企業造大造強。因為擁有成熟和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務樞紐，是全球灣區發展成功的要素，而香港有優良的制度，也有各方面的專業服務人才，以往亦積累了豐富的國際交往經驗，更有經得起考驗、開放而不失穩健的金融基建，正好可以為大灣區企業來港上市集資或走出國門貢獻一分力量。至於相關的企業，它們亦可以利用香港各項金融服務，在香港設立財資中心，協助它們面向國際，同時，讓它們可集中管理各項理財工具，降低營運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另外，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具有亞太區金融、貿易、航運，以及資訊樞紐的功能與戰略地位，也是眾多跨國企業設立地區總部的首選地方，這正好和財資中心的角色發揮互相呼應的作用。

代理主席，香港和大灣區融合，在金融方面，應可為中小券商的未來打出一條出路。因為隨着大灣區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對投資和資產管理有一定需求，如果香港的中小券商能夠及時轉型，努力發展資產管理服務，便可以照顧這批投資者的需要，同時，為本身的業務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還有，如果我們要保住香港在大灣區內的金融龍頭地位，除了要加強金融創新，更要重視網絡安全及對客戶私隱的保障。政府應研究堵塞法律漏洞及加重刑罰，避免再有大量客戶資料外泄的事件出現，以保住香港的聲譽，令大家對香港的制度有信心。因為隨着金融科技日漸普及，有效保障客戶的私隱越來越受重視，要是客戶失去信心，便會令香港的優勢受到一定的影響。最後，我希望非建制派的議員，要好好......即正如今次考察般，少些政治爭拗，多些實務，共同為香港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出謀獻策，為香港下一代改善生活質素而努力。

代理主席，今年年初，我有機會與一眾立法會議員前往粵港澳大灣區的5個城市，包括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及中山，進行為期3天的聯席事務委員會職務訪問。在整個行程中，我有機會與當地政府、不同創科企業交流，我亦嘗試與剛剛發言的張華峰議員一同乘坐無人機，讓我覺得自己也成為一位宣傳大使，其實效果也不錯。此外，我亦有機會與在內地創業的香港青年交流，對於內地近年的創新科技發展有了更直接及深刻的體會。我覺得今次行程的意義非常大，亦藉此機會感謝立法會秘書處同事及主席的悉心安排。

去年七一回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其中提及香港的優勢和角色，肯定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鼓勵我們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隨着廣深港高鐵通車及港珠澳大橋開通，香港往來大灣區其他城市變得更為快捷方便，促進區域之間在人才、資金及資訊更密切的交流，加速帶動區域經濟、社會及民生發展，亦為本港青年及專業人士帶來更多發展機遇。事實上，有在當地工作的青年亦表示，大灣區城市與香港同在"1小時生活圈"內的地理位置，當地工業基礎雄厚，有助實現科研成果產品化和市場化。同時，當地的房價和寫字樓租金也較香港便宜，而且政府更推出不同方便創業的支援措施，大大減輕了他們的財政壓力，亦填補了香港這方面的不足。大灣區經濟市場規模龐大，總經濟量為14,000億美元，在人口和經濟規模上已逐步與其他國際灣區經濟體比肩，香港應該捉緊發展機遇，令企業和市民都感受到大灣區建設帶來的好處，從中受惠。代理主席，我認為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關鍵在於人才互補。有研究指出，現時廣東省正面臨各類專業人士不足的問題，例如廣州在打造成為國際商貿中心的過程中，缺乏國際法律、物流和商務管理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缺口達到50萬人以上，成為發展上的一大瓶頸位。而香港正正擁有大量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律師、經濟分析師等具備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如果由政府牽頭向大灣區內的政府部門和企業推廣香港的優勢產業和專業服務，促進人才配對和企業合作，同時完善兩地專業資格的互認機制，擴闊目前互相認可的專業資格範圍，讓更多專業人士可在大灣區發展業務，相信能為香港的青年專業人士帶來不少就業和發展機遇。另一方面，雖然香港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有獨特優勢，但無可置疑的是，世界未來的競爭重點將體現在科技的創新和應用上。但是，香港過往似乎未能就創科發展進行有系統的長遠規劃，導致香港創科市場缺乏規模，科研成果亦難以轉化為商品。與我們鄰近的深圳相比，去年深圳在科技研發投入超過900億元人民幣，佔GDP比例是香港的4倍，媲美世界其他發達國家，比香港走得更快、更遠。通過深化大灣區合作，香港可以與重視科研的深圳及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合作，一方面利用香港對保護知識產權的優勢，鼓勵內地企業來香港設立研發部門，協助它們開拓海外市場；另一方面為有志投身創科行業的青年提供一個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讓他們有更多元的出路。代理主席，我認為要將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帶來的社會及經濟效益最大化，除了要加強多邊合作，香港政府更應採取更多措施便利香港人到大灣區發展。雖然香港居民現時可以申請內地居住證，但有關文件只適用於長期在內地的港人，一些持回鄉證往返內地的商務、科研或教學人員等都會感到不便。就這方面，我希望政府可以協助他們。另外，政府也可考慮建立一個大灣區的大數據資料庫及人才庫，協助香港專才了解不同地區可投資或發展的空間和領域，加強不同區域的商業環境，便利香港專業人士和企業進入大灣區市場，拓展商機。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如果香港能夠輸出高新科技，並吸納內地科技，讓中國文化在大灣區着地，我覺得是我們的一大貢獻。

很多人問道："大灣區這塊餅很大，我如何可以分一杯羹呢？"除能力外，便是他們是否想在當地生活。

如果大家都覺得當地生活舒適，這便是很大的吸引力。

在專業服務方面，例如法律服務，兩地可否將文書規範化，讓大家跟循統一的遊戲規則呢？

我希望在各方面的合作上，政府可以替我們更常發聲。

總體而言，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3個問題，讓我逐一討論。第一，他認為，沒有資金、人才及一般人口流動便難以達到融合的真正意義。很多人一開始便指大灣區要仿效美國的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以及日本的東京灣區，認為只要學習該等灣區，經濟定能蓬勃發展。大家不要忘記，上述國家的城際生活、文化、制度、言論自由的尺度，以及社會上的法律保障均十分類同。

最明顯的是，不同城市的生活模式是否一如梁美芬議員剛才所說般真的如此容易融合呢？數字可以說明一切。

另一方面，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勞動人口平均年齡超過40歲甚或快將50歲。從這些數字可見，中國大陸對於年輕人的吸引力何在呢？

很多人指北上發展機遇處處的同時，中國大陸的不同城市是否如此渴求香港人才呢？

第二，呂教授提出具體分工的問題。究竟香港應與其他中國大陸城市合作還是競爭呢？

我反而看到很多時候是為了競爭，便興建眾多......

我經常說，從來不會出現"你出豉油人家出雞"的情況，有時候是要償還的。此外，大家一方面說，香港在中美貿易戰中必須保持其地位，但另一方面又強烈主張"融合論"。大家究竟是否清楚香港本身的特色，以及在各城市中有何優勢呢？若然盲目推行融合，便會忽視香港的特色，這亦是劉進圖所說的"戰略錯誤"。

他跟記者說，長期的維權生活已牽連家人，廣東省政府肯定不想他繼續留下。

在剛才所說"海祭劉曉波"的20多人中，余其元先生便正因為人臉辨識技術在廣州火車站被捕。香港立法會如要代表香港人了解中國和大灣區最新的發展，其實我是歡迎的，我並不是要貶斥參與4月份訪問活動或視察的同事，這些地方不是見不得、看不得的。但是，我也很想請問各位同事，為何我剛才提及的，不論是在廣州、珠海、江門或深圳的那些事件、人物，都好像變成了香港人甚或香港立法會見不得、聽不得、講不得的呢？

主席，我首先感謝共21位議員在此議案辯論發言，就今年4月的粵港澳大灣區職務訪問團作出觀察，並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表達很多不同方面的意見。我嘗試作一個整體的回應。

第一，有議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內廣東省的9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自回歸後21年以來，香港與廣東省一直有多方面的合作，那麼今天我們所說的粵港澳大灣區究竟有何新元素？

有議員表示擔心融合，融合在概念上可能有很多不同說法和理解，我認為一種比較準確的說法是，粵港澳大灣區其實是廣東省9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一個區域發展的概念去推行融合。區域發展的概念，就是每個城市着力繼續發展自身的競爭力，提高經濟、民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作為國家其中一個最開放、發展較快的區域，能夠以區域發展的概念發展，不單對香港有益，亦對整個區域和國家的發展有益。所以，要做到區域發展，香港不但要和廣東省城市或廣東省合作，亦要與相關的中央部委在不同範疇推進政策的突破。因此，有一個頂層設計，一個由副總理領導的小組帶動、推動發展最為重要。而行政長官作為該領導小組的其中一員，不僅只是一員，而是可直接在整個大灣區的發展上提出我們的意見。整體上，大家是按區域發展的概念去推動。第二，有議員擔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會否影響"一國兩制"和香港的角色？

香港會否與其他內地城市沒分別？我明白這方面的憂慮或擔心，但我們很清楚知道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力所在，是由於它有"一國兩制"。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3個區域發展中是最開放、最有國際聯繫的，原因是香港有"一國兩制"。

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國際上沒有先例，要大膽闖、大膽試，開出一條新路來，香港和澳門也要注意練好"內功"，着力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事實上，在今年"兩會"結束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回應提問時亦明確指出，即使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央仍然會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內地和港澳在"一國兩制"下，會更好發揮各自優勢，形成互補，打造新的增長極。因此，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實上是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實踐。此外，有議員擔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否一個從上而下的規劃？是否我們完全被動？我認為，在大灣區內不同城市的角色定位，不是一個由上而下或"政府說了算"的事情。

因此，在一個區域發展的概念下，不同城市，包括港澳特區，按照各自的優勢互補，促進發展，這便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向。

首先，大灣區包括廣東省9個城市和港澳特區，所以香港亦是在大灣區內；第二，我相信每個年青人都會循自己的興趣、學識和訓練，找到他們可以發展的地方，這可以是香港，可以是內地，可以是海外。最重要是了解機遇何在，以及這機遇究竟為何。

另一方面，留在香港發展亦很重要，我們更要發揮好"一國兩制"，更要發揮好香港目前的優勢所在，很需要人才在這方面發展。除概念外，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和重點工作方面，簡單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重要機遇，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有兩方面重要機遇，一方面可為香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促進經濟產業多元發展，解決剛才有議員所指的瓶頸問題或產業單一化問題。另一方面，除了經濟發展或賺錢外，亦可透過建設大灣區成為一個優質生活圈，拓闊香港市民無論在就學、就業、創業或生活方面的空間和選擇，使大灣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特區政府在推動大灣區建設基本上有3方面的工作重點。第一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這方面，過去1年可看到特首在其兩份施政報告內，在創科方面都特別提出重要的發展方向、措施並投放資源，這正配合習主席所說的我們要練好自己的"內功"。另一方面，我們亦向中央爭取相關的政策，促進在科技方面的發展。這些政策包括實現科研資金"過河"，跨境撥款，使香港的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可以使用內地的資金。此外，我們與國家科學技術部及中國科學院簽署合作安排和備忘錄，加強內地與香港的科研合作，並設立"大灣區院士聯盟"等。這些都是政策創新和突破，也締造良好的環境，讓我們可以發展創新科技。第二方面的重點工作是便利優勢產業落戶大灣區。大灣區提供一個空間，供應土地、人才，讓我們的優勢產業能有進一步發展和開拓的空間，這包括了醫療產業、高等教育等方面。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如要成為優質生活圈，發展和培育優質的醫療人才和服務至關重要。

所以，我們的優勢產業如何落戶大灣區有賴我們的努力。第三方面是透過政策的創新與突破，加強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包括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各方面的工作。這當然需要有政策突破、創新的工作。在一些特定的範疇內，正如我剛才所言的創新科技，有議員提到我們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訓人才的工作很重要。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並投放資源和推出措施。以創科發展為例，為培育更多本地創科人才，創新及科技局已於本年8月推出"科技專才培育計劃"，當中的"博士專才庫"計劃，資助指定機構聘用博士後專才從事研發工作，而"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則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高端科技培訓，尤其是與"工業4.0"有關的培訓。在引入人才方面，特區政府於本年6月推出了"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為輸入海外和內地科技人才來港從事研發工作實施快速處理，以配合創科業界招攬人才的需要。所以，特區政府會繼續在吸引人才、培訓人才和挽留人才方面努力。此外，便利營商也是重要的環節。

專業服務是香港的強項，因此我們應該更好利用大灣區的發展來促進專業服務進入內地市場。

在旅遊方面，當然大灣區建設是促進粵港澳三地旅遊發展的重要一環，讓大灣區可以擔任"一程多站"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角色。今天在香港也舉行了旅遊論壇，討論粵港澳三地旅遊發展，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便是其中一個主題。在金融方面，香港會發揮作為領先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優勢，為大灣區的企業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包括離岸人民幣業務、項目融資，以及風險、資產及資金管理等。在稅務安排上，我們會積極反映香港市民的關注與需要。事實上，就最近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對港人的影響，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已作出正面回應。此外，有議員提到一些稅務政策如何在大灣區內實施，我們會跟內地商討，但我們必須考慮國家整體政策，並在大灣區內配合彼此的情況和需要，作出合適的做法。在便利措施方面，中央是很清晰的，就是會陸續出台一些便利港人在內地就學、就業、創業和生活的措施。在過去的1年，已陸續出台了這些措施，當中包括今年9月開始推出的居住證，讓在內地居住滿6個月的香港人依法享有3項權利、6項基本公共服務及9項便利。

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時，最重要是相關業界了解大灣區發展的機遇，提出發展建議，而政府則擔任一個"促成者"的角色，特別在政府對政府的政策創新和突破工作上，與廣東省政府和中央有關部委溝通，爭取措施和政策的落實。局內亦將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稍後亦會尋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支持開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的職位。我們希望能獲得議會的支持，使我們能更有效地推進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工作。

主席，我們會繼續與立法會議員、業界、商會、專業團體和相關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就如何有效推進大灣區建設聽取意見，使相關措施能更切合社會各界的需要。特區政府會做好"促成者"的角色，與內地政府商討，協助業界爭取在拓展機遇過程中做好政策創新和突破的工作。主席，有議員亦提到，今次的職務考察為議員提供很好的機會，讓跨黨派的議員了解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內地的發展。亦有議員提議，希望日後能有相關的職務考察，到內地不同地方了解國家的發展。就此方面，特區政府，特別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定會做好我們的配合工作，做好"促成者"的角色，只要議會或議員希望到內地進行職務考察，我們一定全面配合。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林健鋒議員，你還有1分1秒答辯。